朱凱廸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344條，主席可准許就議案及其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而第583條訂明，第34條適用於法案修正案的討論。

首先，昨晚我們有數位同事因為一宗申訴個案，前往深水埗探訪一群露宿者，聆聽他們對於露宿者政策的意見。主席，大家都知道，其實露宿者政策與很多政策局都有關，包括民政事務局、羅致光局長的勞工及福利局，以及陳帆局長的運輸及房屋局。不過，可惜的是，昨天的探訪活動只有社會福利署一位助理署長出席。所以，既然我們的修正案都包括剛才提及的數個政策局，我便就露宿者的問題，一次過提出一些意見。昨天的探訪活動中，帶領我們探訪的團體說了一個很清楚的數字，就是過去5年，即使按社署的統計，香港的露宿者數字，已增加了六七成，現時的數字達1,200多人。而最近數年有一個很明顯的趨勢：第一，有很多露宿者走到一些24小時營業的快餐店那裏睡覺；第二，女性露宿者的數字亦急增至逾100名。我們問該些露宿者，為何他們會露宿或不斷多次露宿——其實原因很清楚，大家也都知道——答案就是租金問題。當他們處於一個失業的情況，便要到街頭露宿；而當租金不斷增加，即使他們在露宿生涯中可能儲到一點錢，他們也不敢租住動輒要三四千元租金的地方。

台灣的露宿者政策有兩方面，香港可以直接複製。

露宿者進行登記後，便會獲派發一個儲物袋。這個儲物袋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保護他們僅有的私人財物。有了這儲物袋後，當他們在公園或不同的公共空間露宿時，他們的私人物品便不會被政府部門沒收。

第二，在醫療方面，政府可以有政策配合。台灣有一項露宿者政策，就是為了鼓勵露宿者進行官方登記，凡是已登記的露宿者，便可享免費的牙科保健服務。而香港的情況是露宿者向社署登記，基本上並無任何好處，反而要填寫很多涉及個人私隱的資料，例如是否有各類毒癮、家庭有甚麼問題等。所以，香港的露宿者登記人數雖然只有1,200，但很多團體都認為實際的數字可能更多。

司長，你正好在席，其實我看到你打算在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預留20億元作為過渡性房屋的資助，但是，政府的根本原則或理念錯誤，所以，這20億元無法針對問題。

針對漁護署開支的，有鄺俊宇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即削減130萬元人道毀滅動物的開支。其實我們不是看不到食物及衞生局和漁護署在動物政策上的進展。

但是，我們在不同的會議上均多番提出，政府的終極方向應該是"零人道毀滅動物"，而同時，我們亦要有政策和撥款，以面對未來多個新界的新發展區所帶來的問題，包括動物被遺棄、社區動物無家可歸。這些情況一旦出現，便會忽然間有數以千計的動物需要當局處理。

漁護署經常聲稱要提高漁農業的生產力，但署方沒有真正解決一個根本問題，就是保育農地。

鄭松泰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承接朱凱廸議員的發言，我也談談露宿者問題，以作為引子。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這5年來，我們的經濟環境並不壞，除了在2014年及2015年，內地的金融市場或經濟有少許波動外，相對於2008年至2009年剛爆發金融海嘯的一段期間，本港的經濟已較穩定。若說這5年來最明顯的變化，當然，大部分市民也會認為是在租金和樓價方面，但露宿者在生活上所面對的困難，其實亦是大部分市民也須面對的。

簡言之，露宿者現時是"三路不通"。第一條路是公屋：你會說香港有公屋政策，讓香港的基層市民享有最基本的安全網及保障。不過，眾所周知，大部分露宿者也是單身人士，而公屋輪候冊設有單身人士扣分制，大家也知道吧。而露宿者亦心知肚明，輪候公屋需時至少20年，當然，須撇除申請人是否65歲以上及是否傷殘等因素。

荒唐的是，一批又一批的"麥難民"因此"誕生"。

本港經濟一直增長，但屬於香港基層中最基層的人士，他們的生活環境卻比以往更惡劣。

他們問我們："其實，為何香港政府善待內地人，但卻虧待香港人？我說："這個已不再是香港政府，而是大灣區政府。

許智峯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主席，到了這個時候，政府根本懶得理會，官員昨晚回應時根本對修正案置之不理。這樣也沒有辦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其實應處罰表現不濟的官員，而大家也知道今次所有修正案都是針對表現不濟的官員及部門，要求削減他們的薪酬或開支。

大家應該還記得去年有一對80歲高齡的夫婦，丈夫因無法照顧妻子而將她殺死，他當時說出的那句話不知局長可有聽到？

這樣的政府，這麼豐厚的財政儲備，卻仍看到最貧窮的人在社會最邊緣之處掙扎，政府卻視而不見。

對於一部分需要財政支援的人，這確實幫了一小部分的忙，但還有很多人所需要的不單是金錢。例如很多獨居長者及"雙老"家庭，除了經濟困難外，事實上亦孤立無援。他們當中有很多根本不應一同留在家中受苦，但卻無法將家人或伴侶送往能稍為令他們放心的安老院或政府資助安老院。在輪候入住政府透過醫院管理局或非政府組織營辦，較有保障的安老院的人士當中，每年均有逾5,000人中途逝世，至死仍未能入住院舍。局長和司長今年提出一項極具爭議的措施，建議撥款200億元用作購置私人樓宇、商場及物業，將之改裝成為福利設施。

再退一萬步說，早前政府被揭發房屋署轄下有很多空置單位，包括儲物室、公屋大廈低層空間，並未有得到善用。為何政府口口聲聲說關愛市民和弱勢社群，卻要做出這種行為呢？

最弱勢的當然還包括一些急需幫助、有學習障礙的學生及其家長。

最近有一位照顧嚴重自閉症兒子的家長不幸患上肺癌，他花了數十年光陰照顧這兒子，他長得很高大，很難照顧。

當然不，還要好官我自為之。對今天的政府來說，沒有其他事情較政治任務更加重要，甚至現時整個香港均不再需要討論其他問題，最重要是處理《逃犯條例》修訂建議。不但特首"林鄭"要呼籲所有官員歸隊支持，中聯辦、港澳辦也要出手要求全港所有親中團體、政協委員、人大代表歸隊。聽說明天要開會，也要設立街站，完成政治任務，總之"阿爺"要做的便一定要做，其墮落和不堪的情況令我們感到很傷感。我們原本需要照顧最弱勢的社群，但政府的心思不在於此。試看扶貧委員會高峰會，那只不過是"過場"的安排，政府已經軟弱無力。

可悲的是這個城市一直沉淪，年青人沒有任何指望，有錢的便繼續當其走資派，這便是今日的香港。

主席，我仍然想針對我提出的修正案發言，削減林鄭月娥作為行政長官的全年薪酬開支。

我手上有一份特區政府就《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條例草案》，向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高級助理法律顧問曹志遠先生作出的回應。

特區政府今次經常提到要彰顯公義，其實這一點是完全不成立的，因為在這宗個案中需要移交的逃犯陳同佳，自去年2月至今仍被拘留。如果使用這個程序的話，要用多少時間處理呢？如果特區政府同意，其實只須特首會同行政會議作出決定並刊憲，再交付立法會審議，大概7個至8個星期就可以解決有關問題。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特區政府還有甚麼顏面說，現時逃犯移交的問題迫在眉睫，要趕急修訂法例呢？

如果無法達到首要目的，我們自然要問第二個目的，即所謂修補漏洞是指甚麼事情？特區政府修補這個漏洞是否合乎香港社會的核心利益？

"這裏說得很清楚，特區政府的論述已經表明，如果要與內地達成逃犯移交的安排，不可以草率處理，需要長期磋商、安排怎樣做。反過來想，如果採納現時《逃犯條例》的一次性安排，移交逃犯會否變成長期臨時性的安排呢？

換言之，我們可能不止一次半次要面對內地法制受到香港社會質疑的處境，在不短的時間內我們可能仍要面對這個問題。究竟面對這樣的移交逃犯安排，林鄭月娥有否維護香港利益，還是只顧她的管治威信，為了自己的顏面而強推根本無人受惠的法例修訂？

我從另一段文字亦看到，特區政府在處理有關的逃犯移交法例時，必定會以香港的利益作為基礎。

她要強推一項沒有好處的法案，等同將所有人的意見和憂慮變成她口中的廢話或誤解，究竟林鄭月娥的居心何在？有人替她開脫，說與她無關，指她作為特首其實只是奴婢，有甚麼本事阻擋中央政府的指令。但是，如果這是真相，那麼她便是瞞騙全香港市民，因為她曾說，是次修訂逃犯移交法例，特首有權、有能力阻止她認為不合情、不合理的逃犯移交申請。原來她根本沒有權力，亦沒有能力及意志阻止內地施加在她身上的不合理做法，這樣我怎會相信修訂建議獲通過後，她有本事捍衞香港社會的利益？

即是說，按《逃犯條例》進行移交的人，不單個人人身自由和安全受到威脅，亦要面對內地的法制中，大家仍未能接受的不公平法庭審訊過程，更要面對在《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下，特區政府可以提供的協助，包括提供搜證、檢取證據、凍結沒收資產、送達法律文書。面對這樣的修訂建議，大家仍可以視若無睹，不當作一回事，然後口口聲聲說是為彰顯公義而努力奮鬥嗎？

請問這樣的法案對香港社會有甚麼好處？

林鄭月娥所流的香港血去了哪裏？還是她坐上這個崗位後，便變成共產黨的爪牙、中央政府的爪牙？其實，我對"林鄭"已經無話可說，我看見她的正面，便討厭她的背面，因為她作為特首、作為政治領袖，連這麼根本的問題也看不到。她還要表達忠心，還要所有問責官員全力以赴，解說一項根本不可能說服公眾的法案，更動用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為她開腔，壓抑商界、社會的不同聲音。林鄭月娥真的不堪入目，因為她放棄身為人最根本應有的良知，放棄身為香港人應要維護的香港社會核心利益，她連這麼卑微的要求也不做，只是戀棧自己的大官權位。正如我那次提出質詢時所說，我十分懷疑，究竟我眼前的林鄭月娥是否仍是人？

全體委員會現在逐一表決修正案。

現在進入第三個環節，處理條例草案的餘下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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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及2條。
在這個環節，全體委員會會先就第1及2條納入條例草案，進行合併辯論。委員可在此辯論中說明是否整體支持條例草案。辯論結束後，會表決該兩項條文納入條例草案。

我要對陳茂波司長說一句話，就是我真的恭喜他。我恭喜他，並不是因為這項條例草案最後會獲得通過，大家也知道這項條例草案必定獲得通過。各位官員剛才在回應時請各位議員否決所有修正案，然後盡快通過條例草案。

因為沒有人關心這項《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根本全香港也沒有人理會立法會正辯論財政預算案，無論他做得好或做得差，也不大關心。以往記者會四處問議員如何表決，特別是問民主派議員究竟會有多少票支持預算案。陳茂波也很關注，支持他的票，一票也不能少，反對票則一票也不想多。

今年辯論這項撥款條例草案，我的心情特別沉重。我在就修正案發言時曾說，其實一年的預算案做得好與不好，都不是最重要。

其實，通過這份預算案的意義是甚麼？現時中國政府或港共政權已變成一部禍港甚至滅港的機器，它啟動了，這部坦克車要衝過來了，香港人要到街上抵擋。如果他們支持這份預算案，便等於讓這部坦克車有能量和燃油繼續向前衝。覆巢之下無完卵，最後，沒有一個階層和市民可以倖免。在這份預算案之下，基層不能得益，中產亦不見得好，這部禍港機器繼續向前衝，即使是大商家也沒有好日子過，無人可以倖免，這是大前提。這項條例草案在總目和分目的開支內，有不少是幫助財金集團的。這是由財政司司長領導的充滿謊言的撥款條例草案和預算案。過去數年，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協助和各部門的配合下，財政司司長經常編造一些謊言，拋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數字。

多年來，由曾俊華以至陳茂波，也是基於低估收入、低估盈餘而編製他們的預算案，令本來大量可以改善市民生活的盈餘，繼續積存在庫房內。因此，我必須反對這份充滿謊言，充滿我稱為會計"偽術"的《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亦不希望大家支持。我認為這項條例草案一如過往傾向於財團，不少稅務寬免令財團得益。

我們經常要求政府提供租金津貼予"劏房"戶和輪候公屋的人，但政府拒絕，只說提供租金津貼會令業主加租，最後錢會到業主手上，而不是需要被幫助的低下階層。

不如政府承認其關愛共享計劃、共享成果措施和紓緩經濟措施便是要先幫助大財團。我多次指出這做法荒謬，政府要給予大財團利益，也不要放在紓緩措施內，大財團要政府紓緩甚麼？這些盈餘為何不能重新投入社會？

首先，在剛剛被納入總目的部門開支中，發展局及土木工程拓展署會在本年度主導逾億元的"明日大嶼願景"的研究工作。"明日大嶼願景"在毫無諮詢的情況下突然在施政報告出現，預計今年下半年便會展開前期研究工作。不少市民提出很多質疑，為甚麼不先回收棕地？是否想透過香港人的萬億元血汗錢為內地的企業製造商機，消化內地日趨嚴重的過剩產能，藉此賺取以美元為基礎的港元，以充實外匯儲備？

在本財政年度內，香港人要面對的不是"派錢"多了或少了。我想如果發起"派錢"大遊行，不會有那麼多市民走出來；但是，在剛過去的反修訂《逃犯條例》遊行，則有13萬名香港市民走出來。撥款條例草案是政府其中一項非常重要的條例，因為如果被否決，政府便會癱瘓，有財政懸崖，你們會說沒有錢給予綜援等。

可能幫了財政司司長一把。

早於我是社工系學生時，我已經探訪露宿者及參與有關義務工作。

本年的預算案建議預留20億元興建過渡性房屋。

不過，單身人士亦是香港人，是市民，他們同樣需要居住地方。

香港是國際之都，在1,200名露宿者中，不少是"麥難民"。驟耳聽來，在麥當勞睡覺也不錯。

至於香港的基層市民及亟需福利制度支援的人，他們花費政府多少錢呢？

如果立法會可以有空間調動預算案的撥款運用，應有不少議員會提出把款項用作住屋用途，先解決他們的住屋問題，讓他們無需流落街頭，無需繼續居於板間房或"劏房"等不適切的居住環境。如果立法會可以有空間調動預算案的撥款運用，應有不少議員會提出把款項用作住屋用途，先解決他們的住屋問題，讓他們無需流落街頭，無需繼續居於板間房或"劏房"等不適切的居住環境。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外地人來到香港，卻看到這些畫面。

我十分感激張超雄議員過去做了多項工作。

主席，我稍後希望繼續就各項民生議題及福利政策發言。
我提醒各位委員，在這個環節的辯論中，只可說明是否整體支持條例草案，而不應就個別政策進行辯論。

主席，我們當然要整體檢視今次財政預算案對香港各方面的影響。不過，主席，由於我一直比較側重民生方面，所以希望你容許我們主要就着某些民生或某部分的政策來檢視這份預算案不但對社會某一方面，而且還是對各方面的影響。

其實這個社區房屋規模很小，只得24個宿位，相對超過1,200名露宿者、街友，其實可說是杯水車薪。不過，我們昨晚參觀這個示範後，我們仍然感到鼓舞。我們認為憑藉集結民間力量也能做到這個成績的話，如果加上政府出手，更能協助我們解決這問題。

根據民間過去的研究，認為這個數字只是當局接觸到大約一半露宿者。換言之，現時應該約有2,400名人士無法找到居所，當中有部分是"麥難民"，而他們發現女性露宿者問題越來越嚴重，情況相當清楚，政府不是不知道的。

昨晚我們參觀過兩個沒有窗戶的單位，一個單位在廁所之上開個洞，上面就是一個悶熱的房間；另一個則建在廚房上面。我們看不到該名住客，但"樓下"板間房住客對我們說"樓上"的住客是一位70多歲的伯伯，他每天只靠一把樓梯上落房間。主席，這反映香港現時的貧富懸殊問題。在這個單位對面，正在興建一個豪宅項目，正好反映我們今天這份預算案的荒謬。我們不斷說要為經濟增長，要經濟先行，凡事都要為香港繼續維持競爭力、維持GDP的發展而努力，但我們卻出現貧富懸殊問題，而當政府出手將社會資源重新分配時，結果往往是令貧富懸殊問題更嚴重。

我們有很多癌症病友，明明有可以醫治他們的藥物，這些標靶藥相對先進，但比較昂貴，每月要花數萬元。

但是，第二代藥物就是要避免癌症的轉移，有三成服用第一代藥物的病人的癌症會轉移到腦部，但當局要待病人腦部也生瘤才予以協助，這是不合理的。

結節性硬化症也是這樣，很多罕見疾病的藥物也是這樣。救命的癌症藥物也是這樣。

他是否要因為患病而成為全家的負擔？

我們的經濟狀況明明非常良好，明明現在是太平盛世，但預算案卻繼續無視貧富懸殊問題，然後就是無風起浪，提議修訂《逃犯條例》，無緣無故把社會弄得進一步撕裂，老是要壓下來，這是甚麼管治？這樣如何能把香港帶領到一個所有人都可以生活安定，可以安居樂業的地方？老是要鬥爭，老是要硬來，究竟這個特區政府是否香港人的特區政府？

是否照顧着社會上最有需要的群體？

然後又說零輪候、說沒有可能做得到，不過他們會向這個目標進發。羅致光局長在席，有很多項目也是他提出的，贍養費管理局是他提出的，他要推動被性暴力侵犯的婦女的一站式服務；他關心露宿者，但為何今天不見羅局長在這些地方發聲？主席，我真的不知道為何有人在轉了位置後，整套思想也轉變了，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還要想辦法對付貧窮的長者，要他們多等數年才可以申請長者綜援。

司長，我今天有3個問題，有兩個是理念問題，一個是具體政策問題，希望你回應。在3月，我在電台回應財政預算案時提出了一個論點，我覺得司長有很多事情想做，但政策局不敢接手，所以不能成事。如果純粹配合其他局，財政司司長這個職位就如大秘書，聽起來好像批評財政司司長，其實我有點為他抱不平。

第二，有兩個具體項目，我覺得對社會很重要，希望司長回應時說明他會否推行。

我剛才說，我要求司長回應那3個問題，我才可以決定我是否支持財政預算案。

有兩個具體項目，剛才說了社區保姆。為何我說跟理念很有關係？我覺得人口老化的問題需要盡早應對。很多年輕父母不敢生育，因為兩人也要謀生，沒有人照顧子女。我們現時大約有1,000多個社區保姆，如果每人都收取最低工資，作為象徵式的獎勵金，否則，那5,000多萬元便會花光，即很難用以新增人手。但據我所知，需要社區保姆的個案大約1萬多宗，以最低工資計算，每年要多撥款5億多元。五億多元可以幫助香港增加很多年輕人口，這是否很值得？

第二個具體問題是醫院"迫爆"，政府在每年的高峰期總是頭痛醫頭，過了高峰期便說沒有迫切性。副局長最清楚了，所以每年也看到公立醫院的醫生喊救命，但每年都重複老問題。去年我很認真請教前線醫生，他們說除了人手，原來空間也有很大障礙。醫院只有這麼多空間，但高峰期時卻不斷增加病床，排列得密密麻麻，根本不能工作。醫生的建議是希望多找兩個樓層作為備用樓層，即buffer space，平時不可使用，在高峰期才可使用，因為不同範疇也可能會有高峰期。我問過當局，當局說如果要做，第一要錢，但最重要的是放寬地積比率，可以在公立醫院加建額外樓層。兩者都是司長的管轄範圍，希望司長稍後具體回應，如果他不回應，我不知道如何表決。我也想過，如果有新地方，所有醫療專科當然也會爭奪，所以必須說清楚如何使用。第三，司長兩年前成立稅務政策組，說要解決香港稅基狹窄的問題。

我又不知道，可能現在的盈餘多得他很頭痛，不知如何派發，所以不再理會這問題。如果稅基狹窄已經不是問題，我很高興，我也希望司長稍後回應一下，好讓我可以很理智地決定我是否表決支持這份財政預算案。

主席，就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政府共撥款5,158億元。財政司司長今年很幸運，我想向他贈言："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表面上，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似乎掩蓋了大家對預算案的爭議，但經過56項修正案的辯論後，大家應該看到，預算案的通過，其實與行政和立法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密。陳志全議員剛才提到，預算案真的不能不通過，我認同他的說法。根據《基本法》第五十條及第五十二條，基本上，預算案與其他重大法案不同。就其他重大法案，如果政府向立法會提交兩次也不獲通過，方可構成行政長官考慮解散立法會的條件。可是，預算案只要一次不獲通過，便可以構成行政長官啟動解散立法會的條件之一。

我會形容今年的預算案沒有甚麼大過失，無風無浪，沒有長遠性，只是一份穩健的預算案。其實，主席，如果要我支持預算案，今年十分容易，基於一個理由，我便可以支持，因為它已替我"找數"，預留了60億元於海濱建設上，雖然不是100億元，但我覺得，我們作為從政者，應該可以"收貨"了。

其實，預算案有一整本電話簿般厚，我們真的會看不完，每個議員只會關心其中一個範疇。

主席，立法會經常說行政與立法關係、法律規則和政治，如果我們根據《基本法》行事，那當然一定要通過預算案。

後來，特首親自出馬，從善如流，因為她願意接受我有份提出的"中間"方案，也算是"擺平"了事件。

為何我認為今年的預算案欠缺長遠性？因為很多政策局沒有足夠撥款，反映有關政策局欠缺進取的政策，沒有因應大環境來申領撥款。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協助香港渡過目前中美貿易戰帶來的風浪。

我可以回顧一些背景，在數個月前，整個氣氛與現時差不多，籠罩在整體國際的政治及經濟形勢下，香港在2018年下半年時，大家應有印象是，股票和樓價下跌，大型屋苑的樓價可以在年底短短兩個月內下跌超過15%，部分更下跌多達兩成。

但是，在保守思維下，很多地方也不合理，包括財政司司長將過去撥入的房屋儲備金放回政府的日常帳目中，以掩飾其後可能出現赤字，或在出現經濟逆轉下，政府的收益問題。

然而，當度過去年下半年的情況後，步入今年，尤其是農曆年前，香港普遍市民以為經濟趨向穩定，但事實不是，只是限期未到，而在這2至3個星期裏，限期已到。

代理主席，雖然預算案平平無奇，但預算案最差的地方是，預算案除了平平無奇外，還真的是沒有任何意義，這才糟糕。

預算案最根本的作用，便是在這個大環境下，如何令香港市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尤其香港是一個非常脆弱的對外經濟反應體——不會因為大動盪而突然間傾家蕩產、家破人亡。所以，對於今天議會上的平靜，其實大家應有更恐懼的感覺。

這是一把"尚方寶劍"，實際的作用便是合法"抄家"。

第三個可能性在香港社會引起的動盪，亦與預算案有關。政府可以怎樣在基本建設上，令香港真正做到"撐企業、保就業"呢？

所謂穩定，不是指能夠在大灣區發展大生意，而是指基本的財產、人權、擁有權、轉移權，以及基本享用權不會遭受侵害，這是我們理解的所謂基本法律保障。但是，簡單來說，《條例草案》在通過後，會令我們的擁有權、使用權和轉移權隨時被"抄家"。所以，國際社會不是沒有反應，而美國為首的反應是很可能透過《美國—香港政策法》，取消香港獨立的關稅地位。這個結論清晰可見，即是當香港失去這個地位時，香港可能同樣變成與中國大陸一樣，以同一區域界定而受到被徵收25%關稅的懲罰，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究竟香港有多少企業和資金要面對這個危機。屆時，當企業資金不足，銀行沒有錢便會進行call loan，收回所有債項，同時國際投資者亦會看準時機沽空港元，香港聯繫匯率將會受到衝擊，這一刻，於1997年泰國發生的一役便將會在香港發生。

代理主席，剛才鄭松泰議員曾表示，這份財政預算案比較"廢"，而我也認為，在現今眾多的政治議題當中，大會今天討論的預算案，似乎並非我們關注的重點。

今年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究竟"財爺"這份是否赤字預算案呢？

我明白香港需要發展新產業，大家又說要擁抱大灣區，於是便把自己定位在創科發展上。

其實，以往不是每個計劃也成功的。

鄭議員表示，要將這份預算案跟環球經濟局勢聯繫起來。若然通過修訂《逃犯條例》，則國際社會會提出關注，甚至會影響我們與美國和國際社會的關係。我確曾指出，每當我們談到經濟發展，金發局便說要研究新產品，我們卻沒有分析香港本身經濟局勢是如何。

當然，這點涉及他最初提出的問題：各位憂慮《逃犯條例》的商界議員，你們是否願意把握立法會應有的職能及權力，表達你們最大的不滿？

可是，民主派議員則提出相當大的憂慮，亦會竭力反對。

最後，我發現預算案有一個問題，但卻較少人提出：究竟香港政府是否已淪為團結香港基金的秘書處？這項質疑似乎頗嚴重，可是，我留意到這次預算案有不少建議均來自團結香港基金。當然，建議的好與壞是另一回事，但全世界及香港本土也有許多不同智庫，即使是較為親中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或現已易名的香港願景也好，不同智庫有不同的關注，為何政府單單聆聽某個團體基金的意見而忽略社會各界的意見？我希望政府在制訂預算案時能真正做到廣納社會上不同的意見，而不是偏聽。

代理主席，在議事堂內，我非常尊重所有以理服人的議員；他們對於政府的措施及政策，凡事都是講道理，說出自己的意見。但是，一些議員以謾罵、衝擊，甚至用暴力去表達自己的意見；對於這些行為，我會毫不猶豫，加以譴責。代理主席，我在早前的二讀辯論中，已談論過現屆政府的理財哲學，並就本年度財政預算案內有關土地及房屋措施、交通運輸、智慧城市建設、民生、經濟等各方面，表達了意見。我現在想談我就今年整體預算案的一些看法，以及對於納入第1及2條和三讀的一些理據。正如我在預算案公布當天說過，這份預算案其實已兼顧發展和民生所需，但在拓展新機遇方面，其實力度可以再加大一點。代理主席，你也清楚，中美貿易戰反覆無常，近日形勢更急轉直下；原本以為可以在數天內達成協議，怎料美國總統特朗普突然下令向數以千億元計的中國貨品加徵關稅，中國其後亦推出反制措施。受到貿易戰的影響，大家都看到，香港的經濟在去年第四季及今年第一季的表現，都是一季比一季差。現時我看到第二季的情況亦不樂觀。在運用公帑方面，《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總共會核准超過5,000億元開支。我希望財政司司長及有關部門在運用資源方面，多點關注及開拓新市場，為香港尋找新機遇，協助香港的商界及專業人士把握"一帶一路"、東盟、自貿區及粵港澳大灣區等發展，減少對歐美市場的倚賴。代理主席，連同其他基金帳目及債券償還，本年度的政府整體開支預算，達到6,093億元，較上年度增加了775億元，升幅為12.7%。當中有近四分之三屬於經常性開支，其中教育、社會福利及醫療衞生的開支佔大約六成，而這三大政策範疇的開支都是經常性開支，在過去5年，上升了約45%。幸好，政府預計本年度庫房可以收取的收入會超過6,260億元，整體而言會有少許盈餘。這些收入其實來自哪裏呢？我注意到，除了賣地外，其實公司的利得稅、印花稅及薪俸稅，都是主要來源。這些其實都與香港的經濟活動息息相關。

但是，如果缺乏適當及適時的長遠經濟政策及基礎投入，為市民帶來很多就業機會，為企業帶來新的發展機遇，為政府帶來足夠的稅收，不論庫房現時有多少盈餘，其實都會派光。屆時要增加社會福利、改善醫療及教育，以及各式各樣的"派糖"措施，其實都會淪為空談。所以，就運用財政而言，我希望政府會在投資及經濟發展方面多着墨。代理主席，其實，回看以往的例子，最明顯就是回歸前的"玫瑰園計劃"。當年亦有人質疑這項計劃會花光政府儲備，令庫房用剩一個零頭，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現在沒有赤鱲角機場，仍然使用啟德機場；如果沒有3號幹線，沒有西隧，也沒有西九龍填海區，香港的經濟及社會發展會變成怎樣？代理主席，我們的資源不是無限的，必須善加利用，這個也是理財其中很重要的一環。所以，我們在運用公帑時，例如在今次預算案中決定如何投放資源方面，應當注意。尤其是就各類建築工程、工務工程及公共服務進行招標時，希望政府的採購措施不應該太着重"價低者得"的原則，因為這樣對於提升相關工務工程、建築工程，甚至服務的質素，沒有多大幫助。我希望也多給予中小型企業參與的機會，即有關項目宜盡可能拆細。我希望司長在政策及資源分配方面，可以跟進和落實。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第1及2條納入《條例草案》，以及支持《條例草案》三讀。

究竟特區政府是否願意聆聽香港市民的聲音和意見呢？

客觀而言，政府過去曾提出多項具爭議性的民生議案，但在聆聽市民的聲音後撤回方案，例如三隧分流和規管電子煙等。政府最初提出全面禁煙，但其後分開處理此事。

畢竟，政府不是神仙或神，亦沒有水晶球能預知所有人的看法，然後找出最終的平衡點。

還是，政府應制訂其他配套和想法，才能達致相應的效益呢？甚至是，隨着經濟轉型"一路向西"時，港珠澳大橋的經濟效益會否因"騰籠換鳥"的國策而有所改變，或因為深中通道的建設而面對新競爭呢？凡此種種，皆是特區政府在管治過程中需面對的事情。

這才是整套或一籃子的方法，解決這個"老"、"大"、"難"的問題。

這是否又關乎整個政府的結構性問題呢？如是者，財政司司長面對這種結構性壓力可有多少作為呢？

難道他打算說道："大家無需擔心，沒事的，你們的擔心只是源於誤解，有關修訂怎麼會影響你們呢？

儘管我對他多項政策有不滿意之處，但我也明白因為政府在執行或運作過程中面對諸多限制，因此不應由陳茂波司長獨力承擔所有責任。不過，無奈的是，《條例草案》的審議結合他們強推對《條例》的修訂，讓我們看到政府一意孤行、"遇神殺神，遇佛殺佛"的態度。

我想花少許時間談最後一點。

意思是，不論如何計算，超過300萬人未能夠透過預算案分享經濟成果。

這種所謂的"回饋"或"分享經濟成果"給予整個社會的感覺，是政府沒有以人為本，以及在制訂政策的過程中"不在地"。

此舉可避免"誰有困難"、"誰有較大困難"的爭議。

實際上，當有關財政預算案的辯論來到這個階段，我們在討論預算案中的細節之餘，不妨退後一步，看看究竟今次這份預算案中，司長有否展現一套具體的理財哲學；如有的話，究竟這套哲學是甚麼。那接着，我們才會有足夠的空間和基礎，慢慢討論當中的不同細節、不同選項，是否與這套哲學相匹配，繼而，我們才能夠理性地討論，究竟應否支持這份預算案。代理主席，長篇大論一番後，我們不妨再退後一步問，就是......剛才也有其他議員提到，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似乎現在本會只有一項重要事項要處理。在本會的運作過程中，似乎任何其他事項，包括我們現正辯論的預算案，都已不是議員們關注的議題，更不是整個社會關心的題目。不幸的地方，是《逃犯條例》的修訂的確引起社會極大的爭議，而更不幸的地方，是大家的精力已經盡花在有關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上。預算案本身對社會帶來的影響，當然與修訂《逃犯條例》的影響是屬於兩種不同的性質，但我們絕不能夠低估每年的預算案對社會的影響，畢竟預算案牽涉的金額如此高，對於所有香港人，不論是正領取公共福利的香港人，又或需繳納稅款的香港人，預算案都與他們有直接關係。

是否真的是賺1元，我便花5毫、7毫、8毫，這樣才是真正有效及符合《基本法》的做法？當然，代理主席，回歸20多年以來，香港大部分時間都非常幸運，有豐厚的盈餘，亦有大量繼續發展經濟的機會，所以，特區政府可以繼續撥款到不同的社會服務項目。

透過預算案，政府才能令其雲端上的施政理念徹底落實。但代理主席，不幸的地方，是我們並未看到本屆財政司司長在這方面着墨太多。

可是，本屆政府就理財方面的主要思想和立場有甚麼着墨？代理主席，我很抱歉，可能我的智商不夠高，我真的看不到陳茂波司長在理財哲學方面，為我們提供了多少討論空間和新元素。代理主席，我想特別強調的一點，是我們現時不是要一位經濟學家來為預算案撰寫演辭，也並非需要天花亂墜的言詞，或基本上以常人不明白的語言來表達的那種理財新哲學。我也無意吹毛求疵至這地步。現屆政府至今已上任兩年了，新政府本來應為大家帶來新氣象，以及新的做事模式和方法，但很不幸的地方，正如我過去5分鐘所陳述的論點，是我們看不到有這種情況出現。

我們只能捨本逐末地討論每一個枝節。

例如有議員認為在創科方面投放的資源不足，因為相較其他鄰近地區，香港的競爭力不足，所以，政府應增加撥款。但其實多與少的概念是甚麼？代理主席，這才是重點。

所以，問題是究竟我們想帶領社會如何走？在走的過程中，我們要以甚麼來配合、協助？

在財政司司長發表預算案時，我相信無論司長、香港大部分政府官員，甚至立法會議員也好，可能都沒預計到在我們進行辯論的今天，中美的政治形勢處於如此微妙或劍拔弩張的狀態，但財政司司長......難為他作為財政司司長，我們當然期望他能夠較普通人更高瞻遠矚，或有更多手的準備，以應付未來的形勢。面對現時如此強烈不穩定的大格局，究竟香港這艘船在此風雨飄搖之際，要如何在大海行駛下去呢？政治上，固然我們應該依賴特首帶領我們，但是，在特首帶領的過程中，財政司司長的工作也非常重要的。萬一兩個大國在這場貿易談判中談不攏，不能達成任何共識，甚至現時雙方互加關稅的情況在短期內不會緩和，這些情況對香港有何影響呢？相信有關的影響，已遠超每年、每季經濟增長率的簡單數學問題，而是實質上，我們的就業市場會面對怎樣的衝擊，在香港投資的外國資金會受到甚麼影響。如果外資逐步撤離香港，而促使他們撤離的原因，除了中美貿易摩擦外，亦可能是本港政治局勢有深切的改變的話，究竟我們會做甚麼來留住這些外國資金，令他們不會輕易捨香港而去？

每個地區固然都有各自優勝的地方，而如果外國的資金認為香港的優勢已逐步消失，那他們當然會過門而不入。如果他們在經過時敲門告知我們，這還算是一件好事，至少讓我們知道情況，但是，很多時候，他們真的是過門而不入，意思即是外國的資金在其投資的選項中剔除了香港，而之後，他們是不會告訴我們。而很多時候，當外資選擇了我們的直接競爭對手後，我們才恍然大悟。這樣，我想問司長，究竟他會如何應對這個急劇改變的形勢呢？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我們當然不希望外國的資金輕易離開，我亦希望自己只是危言聳聽或過分憂慮，但萬一這些事情真的變成事實，究竟在財政司司長帶領下，香港特區政府會如何在金融上、在經濟發展上，保護香港免受這種經濟動盪影響？

但遺憾地，財政司司長卻曾經表示，他認為即使沒有《美國關係法》——抱歉，應該是《香港關係法》——即使美國國會所訂立的《香港關係法》不復存在，對香港的影響也未必如想象中那麼大。我希望司長說的是事實，但他的說法建基於甚麼基礎呢？這是我認為司長需要回應香港人的地方。特別是面對着現時——當然，議會內其他同事都不下一次提及——其他尖銳的政治問題，我們在此國際政治形勢之下，可能受到實質的改變、影響和衝擊，在這時候，究竟財政司司長有否作最壞的打算？

說回預算案與本地的關係，我想特別指出一點。儘管我們是如此富裕的社會，每年預算案牽涉的金額如此龐大，可是，社會上仍然有很多人未能享受預算案所分享的成果。這已是財政司司長在本屆政府任內的第二份預算案，亦是他本人的第三份預算案，我認為他需要就這一點作出檢討。遠的不說，貧富懸殊固然繼續存在，同時，以公立醫院為例，香港人需要等候漫長的時間，才能輪候到相關的照顧，而得到照顧之後，卻有可能發現自己要坐在或睡在走廊，這當然是極度不理想的情況。是否財政司司長完全漠視了或不知道有這些問題存在？

這才是我們需要再問的事。當然，我剛才只是以公立醫院為例子而已，社會上還有其他亟待照顧的人仍得不到相關照顧，所以，我們要問最核心的問題：究竟司長為何連這些簡單的問題也解決不了？代理主席，最後，在餘下的發言時間，我希望特別指出，公民黨很憂慮的，是政府沒有做到我剛才提到它該要做的事，但卻把龐大的資源投放在不必要的基建上，例如"明日大嶼"。這正是為何我們認為財政司司長完全違背了他要照顧香港人的這個首要的基本責任。代理主席，我希望在此特別強調，我們憂慮的地方，除了是司長未做足他要做的事之外，還有他在財政預算案中，把公帑揮霍在不應花錢的地方上，我們對此表示強烈反對。

1980年代的香港，一切由最差的情況做起，工廠訂單一直上升，無論是在大學、預科或中學畢業的年青人，皆總可以找到一份令他們有盼望的工作。香港人只要辛勤工作，總能夠在香港立足。當時引為笑談的是流傳於大學生之間的"4仔主義"：亦即"車仔"、"屋仔"、"老婆仔"及"生個仔"。時至今日，這一切都是天方夜譚，因為不管是大學或學歷有多高的畢業生，在香港這個一片烏煙瘴氣的地方皆看不到將來。

其實，一個地方的財政預算可反映其管治哲學。有人感到很開心，因為年年都有一千數百億元盈餘，然後便可"派糖"，綜援可發"雙糧"，長者生活津貼亦有所增加，今年只是欠了公屋免租一或兩個月這項措施而已。

一個發展得比較成熟的地方，在有足夠資源時並不會向市民作出這種施捨，而可能會透過政府介入的退休保障及安老措施為市民作出安排，令長者不會產生領綜援有如乞食的感覺。

我記得其中之一是把領取綜援人士描繪成好逸惡勞、不思進取的一群，那種傷害和歧視至今仍然存在。

最令我們感到離譜的是，無論是"林鄭"、陳茂波、各在席官員，全部都"時運高"，完全看不到。

儘管口口聲聲說要放棄高地價政策，但所做的卻是另外一套。

我暫時沒聽到有建制派議員就這兩疊文件發言，討論究竟有甚麼魔鬼在細節當中。

我先談"綱領3：內地及台灣辦事處"，其宗旨是加強與內地及台灣的溝通聯繫、商貿關係和投資推廣工作，以及為在內地遇事的香港居民提供支援和可行的協助。根據宗旨所述，當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很明顯地視台灣為中國一部分時，那麼關於陳同佳在台灣干犯的謀殺案，局方過往曾提供甚麼支援和可行協助呢？其次是，這個台灣辦事處的首長級職位已懸空大半年，自上一任首長離任後，特區政府沒有再另覓人選派駐台灣。

大家明白，離境稅行政費用，用以向航空公司、直升機公司和民航處代理支付代收飛機乘客離境稅、處理豁免及退回有關稅款申請的費用。

正因為她這句說話，我才會逐頁看看究竟這兩疊文件有何荒謬之處。所以，當建制派不斷說我們要通過預算案，否則政府便沒有錢繼續運作，全部預算案修正案都是廢話，浪費時間的時候，他們有否看過這兩份文件？

如果你認為預算案必須通過，只不過不滿意當中某一、兩、三點時，不要緊。

但是，不好意思，你們翻看一下，當中有很多開支是不合比例的。剛才提到的處理機場離境稅竟然要7,000多萬元行政費，這是否合理呢？如果行政費或政府所有做事的程序都合理，今天便不會有很多人仍未收到那4,000元。

政府多年來的施政和處事方法仍是鐵板一塊，不會與時並進。

當由我主持會議時，我必定會依照規則辦事，所以大家不用擔心，而且也有很多人在監察，況且財務委員會主席在委員會會議上根本不可以就議題發表意見，亦不會投票，所以根本沒有道理不讓主席說話，這真的是大是大非的問題。

除了很多議員說了一些負面的東西外，我想談談以下兩點。第一，在改善城市建設方面有持續性，並且能夠急市民所急。

將來我們的子孫在海濱長廊享受時，便會記起當年，即今屆立法會，在2019年為未來10年作出籌謀。這思路是十分清晰的，我希望"財爺"繼續循這方向，持續穩定地將資源投放在改善城市設計方面，改善市民的生活。在醫療方面的投放亦反映政府明白市民的痛點。預算案在醫療方面有四招，包括撥款7億元改善醫護人員的薪津、撥款4億元以擴闊藥物名冊、撥款50億元引入尖端新醫療設備及加快更新舊設備，以及撥款100億元作公營醫療撥款穩定基金。過去的預算案甚少這麼具體地列明資金用途，通常是撥出一筆款項予醫院管理局，但也有很多人投訴醫管局效率不高，安排不周，只將錢存放着，甚麼也沒有做，令醫護人員受到很大困擾。我相信"財爺"已經進行研究或花很多心思來掌握情況，亦透過指明用途來加快資源投放，以緩解市民對醫療服務不足的不滿。不過，我希望醫管局妥善運用"財爺"指派的資源，以改善服務。

預算案在本港金融服務的發展方面，勾劃全面的路線圖；無論就股票、債券、資產管理及保險發展，均提供方向和措施，明顯地擬繼續強化香港優勢產業的競爭力，以及發揮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獨一無二的優勢，作為一個真正的國際化城市。

預算案亦鎖定創新科技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不單着眼於研究商品轉化及培育創作科技企業，並且很有心思地撥款165億元讓大學翻新或增加研究實驗室，讓大學的教師和學生有較好的條件繼續進行優質的研究。這些才是真正的不求掌聲，做好基礎設施，目的是為香港打下穩建的基礎，鞏固香港的優勢。

稅務研究方面，沒有多少人留意到，但我留意到，"財爺"將稅務政策組調配到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內。有關安排是為了加強這方面的工作，我對此有很大的期待，因為我們過去經常說香港的稅制十分簡單，稅率又低，但現在全世界的潮流根本就是這樣，那麼我們是否要故步自封，以為這樣便足夠？

我希望"財爺"有膽量提出增加收入的措施，當然很多人反對銷售稅，但我相信每項方案均可以研究。固然要處理商界的擔憂，但只是在奢侈品方面徵稅又如何？這方面，我們看到全世界的潮流是向下調整時，如何令香港增加收入，而不要過於依賴賣地，也是我們非常重要的課題。我現在想談談保險方面。香港保險業現時佔本地生產總值約3.7%；很多人經常說有10%多，其實不正確，因為生產總值有另一種計算方法。保險業對香港的經濟有非常重大的貢獻，但香港市場的問題是發展已非常成熟。我們看到香港保險業的浸透率，即保險的深度達17%，已經是世界第三位；保險的密度達8,000美元，是世界第二位。由此可見，香港保險業已經高度成熟化，而近年的主要增長是依靠國內人士來港投保。所以，香港保險業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擴展保險業的市場空間。國家推動大灣區發展，正好讓香港保險業有一個新機遇。香港要發揮保險業的樞紐作用，當然要增加自己的實力。香港保險業過去以本地業務為主，為了配合大灣區及"一帶一路"的機遇，將來應該進一步拓展一些更複雜、更多種類及更大型的國際業務，包括海事保險、大型工程、鐵路、港口、專屬自保等業務。要達到這個目標，香港保險業必須有大量專業保險人才。所以，特區政府應該協助業界吸引大型的國際保險經紀公司來港設立總部，從而吸引國際專才來港服務。同時，香港應該成立一所保險學院，為香港培育各級專業人才。

其實，大灣區為香港其他各行各業也帶來很大的發展新機遇。香港人口只有700萬，在現今電子商貿的世界中，市場實在太小。如果保險業能夠在大灣區互連互通，香港保險業的市場就會由700萬人逐漸變成7,000萬人，市場會增大10倍。這指的不單是保險業，還包括醫療等各行各業，只要掌握大灣區的市場，一定可以補足現時的困境。

香港保險產品有很大的競爭力，包括產品靈活及多樣化，亦容許選擇不同的貨幣，客戶服務及理賠都快捷可靠。所以，我相信本港產品進入大灣區，將會有極大的發展空間。隨着保險的普及化，香港人已經習慣用保險作為理財工具，達到保障未來、儲蓄及投資的功用。

由2005年至今，國內人士已經來港購買超過180萬張保單，當中大部分是一些危疾、醫療及儲蓄性的保險，顯示極強的剛性需求。事實上，國內人士購買本地產品，除了滿足理財需要之外，還可以為未來作出規劃，包括醫療、退休、人壽、子女教育等。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因為國內人士有這樣的準備，自然無須倚賴國家的公共資源來處理將來退休之後的問題。香港保險業目前正爭取在大灣區設立售後服務中心，我知道政府亦很積極地為保險業推動，為已經購買香港保險產品的國內人士提供售後服務，包括查詢、更改地址、申報、索償等，為客戶帶來更多便利。我已經指出，由於有超過100萬國內人士已經購買香港的保險產品，設立售後服務中心是順理成章的事。

因此，希望大家明白，這種趨勢是一定會發生的。我們下一步會推動在大灣區設立"醫保通"及"保險通"，讓香港及區內的公司向大灣區居民銷售......

正如我剛才所說，我除了覺得一些保險以外的重點很有價值外，亦要平衡一下議員的發言，因為他們一面倒地作出負面批評，不能夠讓香港市民知道究竟......香港市民往往聚焦於一些與自己不直接相關、但與香港將來息息相關的事情，所以我剛才指出了數點，包括改善城市設計、醫療投放、發展經濟、稅務研究。我這樣說是希望市民明白，凡事不要只看表面，更不應只聽從某些報章或議員所說的，便開始覺得不應該談論。

主席，我發言支持《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然而，同時值得指出的是，我們當然希望相關政府官員察覺到，單靠減稅未必能完全有效支援整個行業。以高增值航運業為例，我希望政府聽到我們一直以來的訴求，針對所有相關的行業，包括仲裁、船舶租賃、保險等，盡量吸引外國公司來香港落戶，從而建立一個產業集群，這樣才能最有效扶持整個產業，特別有助製造更多就業機會。如要吸引海外的客戶使用香港服務，很多時候須視乎政府能否提供一站式的一條龍服務。英國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出色。我希望特區政府能採取各種舉措，以建立一個產業集群。

然而，就過去及今年的預算案而言，我發覺有一個客觀條件，限制了政府執行發放福利的整個過程，即政府內部電腦系統的運用。

然而，仍有很多居民不斷向我們反映，仍未收到確認短訊。

主席，我發言支持《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亦希望政府盡快處理好香港經濟發展現正面對的問題。我想補充，今天部分議員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有很多批評，甚至作出抹黑。正如陳健波議員剛才指出，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旨在融入國家的發展，為香港市民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生活環境及經濟發展的選擇，故此不應該遭到抹黑。

然而，政府有很多"大白象"工程，不斷提交上來插隊。政府明知道新界東北發展極具爭議，卻不由分說插隊，因為政府堅持進行這個項目，人工島的發展亦如是。

任何香港人只要略懂上網、略懂使用Google搜尋資料，簡單翻查一下網上的資料研究，便會知道政府"大白象"工程即使不是無日無之，也是無月無之，總是有很多工程要進行。

這種情況極不理想。數天前，另一項"大白象"工程——西九文化區......

這個地庫有何用途？

我唸小學的時候，維多利亞港的貨運吞吐量世界排名第一。雖然有時會是鹿特丹排名第一，但我們與鹿特丹一直"叮噹馬頭"。

我們可否急起直追？如果真的要發展香港經濟，政府便應善用公帑進行投資，但我實在看不到這個政府有何措施，協助本港海運業的發展。每次有人提及此事，政府都說非常關注，會盡力而為，但事實上他們樂見深圳、前海以至寧波超越香港。1997年後，香港理應步步上升，但現在卻非如此，香港在任何一方面都步步後退，包括我們的海運業務。至於人工島，政府沒可能假裝它只是預算案的其中一個項目。

2032年。然而，人工島造價之高，單是前期的研究工作已要申請5億元撥款。可是，這個政府最喜歡製造"既成事實"或"米已成炊"的狀態。

我很仔細地數過，8個零就是"億"。

當一個社會的政局不穩，政府都會大搞基建，一方面創造就業，另一方面鼓舞人心，因為推動經濟可提高社會的活潑程度。

社區方面，大量的內地遊客令土瓜灣、紅磡淪陷，政府竟提出在香港發掘其他旅遊點，把遊客轉移至其他地區。

司長同時負責這方面的工作，他說不可以向遊客說"不"。我們並非一定要說"不"，而是要限制遊客人數。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報告更加嚇人，因為它把事情提升至國家安全層次，這下可慘了！暫且不談美國在香港的投資，或美國人在香港的生活，我現在要說的是港美貿易的港方關稅優惠。請不要再鬧着玩，香港真的有很多中小企。

主席，我發言反對《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亦表達我對於特區政府在理財哲學、理財策略、資源分配的合理性等各方面的不滿意和不認同。

令我們更不滿意的是，財政司司長的理財哲學不知道是否受到特首林鄭月娥的影響。"林鄭"自詡有理財新哲學，我簡單歸納，她的理財新哲學便是一種政治豪賭，逆向"晒冷"。

當然，結果有機會與她的期望有很大落差。

不過，我們要問，相比中產市民，更貧窮或資源更困乏的市民又如何？政府十分吝嗇，今年的財算案基本上未能令大部分"N無人士"受惠，連去年的"派錢"措施也沒有。

主席，我剛才提到簡單的派錢做法，不用那麼複雜，便是利用現有的"派錢"安排，"派錢"給合資格的市民。

當局可採用《宣誓及聲明條例》中相關的方式處理，令市民得益。很不幸，政府當然不接受這項建議，反映政府在分配資源上的不公義。政府另一項錯誤的策略，便是很多同事今天提到，為"明日大嶼"計劃預留撥款。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否有能力，承擔那麼大的工程呢？這也是市民大眾的疑慮。

結果是超支184億元。

前瞻的風險又如何？

800多億元分4期償還，每期償還最少200多億元，最低限度在未來經濟下行的風險下支撐着。

這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我們最擔心的是，不知本港官員會否急於捨身救國、捨港救國，用香港的金錢來協助中國渡過現時資金不足的大難關。

最近有些國際金融分析機構進行了一些調查，覺得中國現時的經濟情況十分脆弱，其中有1萬億美元是外資企業進入中國投資，把外幣兌換成人民幣後，被外匯管理局接收的外幣資本，外資企業將來有權撤回那筆錢。剛才有數位同事提及經濟不好等因素，包括政治因素。主席，現時正上演中美貿易戰，北京當局非常聰明，以外國人作為政治籌碼，在這樣的情況下，是否有機會面對撤資的可能性呢？大家不知道，但如此大膽的計算，說中國很厲害，我覺得大家需要看看現實。

外債包括所有對外投資的債務，包括"一帶一路"。

我希望同事不要經常說，反對派提出警告就一定是危言聳聽。如果根據中國現時的經濟狀況——我不是經濟學家，但看資料可得知——中國資不抵債。

在貿易戰的大環境之下，政府現時依然一意孤行修訂《逃犯條例》，我很擔心這做法是落井下石，香港面對經濟下行的狀況將會雪上加霜。

大家都知道，在中國，有很長一段時間，直至近年，行賄是沒有問題的......

在外國投資者面前，她如何可以自圓其說，說服投資者無須擔心，香港仍是一個非常適合做生意的地方？

當時日本東京、美國紐約、英國倫敦是三大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香港的地位微不足道，給人次等的感覺。

我聽來聽去只有一個字，是個英文字。

梁振英整天提到"一帶一路"，但我們看到國際新聞，很多國家對"一帶一路"感覺不快。

說到底，由政治層面到預算案，來來去去始終是出賣香港！

但是，在這些框架、敍事及故事之下，香港人竟突然發覺失去了享有個人自由的輕鬆。

即使這種情況在香港社會是無可避免的，但我發覺這種失去個人自由的輕鬆的情況——主席，這是我的親身經驗——已經蔓延至中學生和大學生。

大家在做功課時還好，但每當談到對於香港的看法時，這些在香港長大的學生，在10人當中便有三四個露出一種警惕的眼神。

最直接的方法便是增加學校的撥款，做到"一校一社工"，甚至"一校兩社工"。然而，這可能只是愛的表面部分，核心的部分是在我們的城市，連學生也失去了思考及言論的自由。梁美芬議員多次指出通識科有問題，令學生變得很偏激。她可能正好說了我剛才那番說話，是從另一角度出發的版本。

最新的說法來自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他說如果大家認為香港那麼糟糕便請移民。我真的想知道有否任何其他國家的高官或政治精英會不斷重複這種說法，要求不滿意這個地方的人離開，如果有便請告訴我，我真的很想見識。

我們只是希望高官不要只是推出小修小補的政策，並找回對香港人的愛和關心。當他們愛和關心這裏的人民，自然會看到自己的責任何在，而不會叫那些不滿他們的人移民。

陳健波議員提到，要讓下一代看看我們的海濱有多漂亮，但不知道他有否留意，如果政府在未來10年依然繼續漠視全球暖化和環境日趨惡劣的危機，可能屆時新落成的海濱長廊還要再加高，這樣才能阻擋日後"新山竹"所帶來的風暴潮。

如果資本主義的精英要領導世界繼續發展，便必須幫忙解決地球和下一代面對的問題。我們這一代人不是要賺盡全世界的金錢，致令下一代不但沒有賺錢的機會，連生存的權利也沒有。

如果沒有，我現在請官員發言。

由於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全體委員會已完成審議《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財政司司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根據《議事規則》第69A2條，這項議案不容修正，亦不容辯論。

由於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動議《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根據《議事規則》第70條，這項三讀議案不容修正，亦不容辯論。

主席，我謹以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根據《議事規則》第49E2條，動議印載在議程內的議案，讓議員就《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第15/18-19號報告》內的《2019年差餉令》進行辯論。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會請審議有關附屬法例的小組委員會主席周浩鼎議員發言，再請其他議員發言。每位議員只可發言一次，時限為15分鐘。最後我會請官員發言，之後辯論即告結束，議案不會付諸表決。

主席，我謹以《2019年差餉令》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小組委員會的審議工作。《2019年差餉令》的目的，是落實2019-2020年度財政預算案中的差餉寛免措施，豁免所有應繳付差餉物業單位4季的差餉，每戶每季豁免上限為1,500元。小組委員會察悉是次差餉寛免措施涵蓋81萬個公屋單位，香港房屋委員會會把差餉寬減退還租戶。預計在2019-2020年度首10位享有最多差餉寬減額的差餉繳納人的租約中，超過82%訂明租金不包含差餉，即所寬減的差餉將會按照租約的條款退還予相關租戶，這些租戶很多都是中小型企業。部分委員支持政府當局在2019-2020年度繼續實施差餉寬減，以減輕市民的經濟負擔。這些委員認為，現時按每個應課差餉物業單位為基礎提供差餉寬減的做法合理。但是，部分委員認為差餉寬減措施應針對基層和清貧人士，因此政府應把地產發展商持有尚未出售的空置物業、大集團持有的大量非住宅物業，以及某些如自動櫃員機和廣告燈箱等物業豁除於差餉寬減措施。政府當局表示，差餉寬減是一視同仁的措施，所有差餉繳納人均受惠於措施。此外，運輸及房屋局正擬備一項有關向空置的一手私人住宅單位徵收"額外差餉"的法案，相信該項法案會促使發展商及早出售新落成的住宅單位。小組委員會察悉，政府去年為回應議員的關注，檢討了差餉寬減機制，以期更公平地分配差餉寬減，並就多個改變機制的可能方案諮詢財經事務委員會。由於當時政府認為較可行的改善方案，即每名業主只可就一個應課差餉物業獲得差餉寬減，會令現有受惠人，尤其是租戶，無法再受惠於差餉寬減，而政府亦需要投放大量資源開發記錄物業業權和租約資料的系統，因此事務委員會大部分委員反對政府建議的改善方案。考慮到事務委員會委員表達的不同意見及顧慮，當局沿用現行的差餉寬減安排，提供2019-2020年度的差餉寬減。小組委員會部分委員認為，政府應繼續探討改善現行的差餉寬減機制的方法，並提升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訊系統，為日後改變機制鋪路。有委員建議估價署優化現有的"物業詳情申報表"，藉以收集物業業權資料，並與土地註冊處探討使用其物業業權資料庫的可行性。政府解釋，若要改變現行差餉寬減的做法，當局須根本性地改變差餉徵收制度，以及更換估價署的電腦系統和資料庫以記錄物業業權資料。如要讓估價署可分享土地註冊處的物業業權資料，由於要保障個人資料私隱，部門亦須先取得業主同意。當局理解部分公眾人士及一些立法會議員對現行差餉寬減機制的關注及意見，並歡迎各持份者提出其他可行的改善方案。主席，以下是我的個人意見。

政府一直強調，由於既有的電腦系統未能支援差餉寬減的進一步改善安排，因而未能實施改善方案。我們在會議上已明確向政府提出，關鍵在於土地註冊處及稅務局，這兩個相關單位在這件事上承擔較大責任。土地註冊處備有所有物業業權資料，稅務局如能取閱這些資料，便可就差餉寬減作進一步的安排，包括設立機制識別哪些業主可以得到甚麼寬減。

差餉寬減將涵蓋約329萬個住宅和非住宅物業，政府收入將因而減少約150億元。為了落實差餉寬減，政府於今年3月把《2019年差餉令》提交立法會，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命令》在今年4月1日生效。立法會在今年3月成立小組委員會審議《命令》，我特別感謝小組委員會主席周浩鼎議員及其他委員，努力完成審議工作。小組委員會就《命令》進行詳細的討論，周浩鼎議員剛才亦就差餉寬減的安排提出不同意見，並作出概括描述。我希望在此作出回應。首先，有部分議員認為，少數的差餉繳納人，包括地產發展商和擁有多個物業的業主，會是差餉寬減措施的最大受益人。正如我們向小組委員會強調，差餉寬減能惠及社會不同階層人士，當中包括81萬公共出租房屋租戶和數以萬計的中小型企業租戶。在2019-2020年度獲差餉寬減最多的首10名差餉繳納人訂立的物業租約中，約八成二訂明租金不包含差餉，意味業主會根據租約條款把獲寬減的差餉退還租戶。有關差餉只是為方便管理而先由業主代繳，相關租客才是差餉寬減的真正受惠者。至於有議員關注到，地產發展商所持有的已落成但未售出的住宅物業亦受惠於差餉寬減安排，我相信議員亦明白，運輸及房屋局正積極籌備向空置一手私人住宅單位徵收"額外差餉"的立法工作。有關的"額外差餉"會催促發展商盡早出售新落成的住宅單位。

此外，議員關注到，政府會否繼續檢討現時的差餉寬減機制。因應立法會議員早前提出的要求，政府去年曾全面檢討差餉寬減機制，並已於2018年12月18日向財經事務委員會提交5個改變機制的可能方案。在這些方案中，我們認為較為可行的是限制每名業主只可就一個物業獲得差餉寬減。在衡量各方案的利弊後，財經事務委員會大部分委員反對改變現行的差餉寬減機制。委員其中一個主要顧慮，是改變機制將令按租約繳納差餉的租客不再受惠於差餉寬減。就此，財經事務委員會通過一項無約束力的議案，對有關改變機制的方案表示有所保留，並要求政府暫時擱置。我們備悉委員所表達的不同意見及顧慮，並已擱置建議。我們目前無計劃重啟相關檢討，而2019-2020年度差餉寬減的安排亦將與過往一致。最後，有議員建議，不論差餉寬減機制改變與否，差餉物業估價署應先建立載有全港業主資料的資料庫。根據《差餉條例》，差餉的估價及徵收是以物業單位為基礎，而差餉繳納人可以是相關應課差餉物業的業主、佔用人或業主或佔用人的代理人。現時，估價署收集的資料是以物業為基礎，並沒有業主的身份證號碼或商業登記證號碼。估價署如要建立一個物業業權資料庫，將需要大量人手審視及持續更新物業業權資料。據早前粗略估計，建立相關資料庫首兩年所需的初期成立開支達2億元至3億元；至於維持和更新該資料庫所涉的經常性開支，則有待評估。財經事務委員會早前討論改變現行差餉寬減機制的可能方案時，非常關注建立新物業業權系統是否符合衡工量值的原則。此外，亦有議員提議估價署與其他政府部門建立一個恆常的信息互通機制。我感謝議員的提議；然而，我希望議員明白，不同政府部門收集市民個人資料時均受法律限制，尤其是部門須按法例規定，指明其向市民收集資料的目的，而且不得把收集所得的資料用於其他用途。政府須尊重和保障個人私隱，如收集相關資料時未有提及會將資料提供予其他政府部門或機構，或未能取得市民同意，則部門之間未必能就相關資料作信息互通。主席，2019-2020年度的差餉寬減涵蓋層面十分廣闊，能減輕香港不同階層市民的生活負擔。